早晨，主席。我動議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先生於2018年3月在台灣出席論壇時，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成為獨立國家的言論對香港及國家利益的影響。主席，戴耀廷於今年3月在台灣出席一個名為"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他在活動中指出，香港可以考慮成為獨立國家。此番言論在香港社會引起了很大迴響，特區政府亦就有關言論發表了譴責聲明。有些反對派同事以言論自由來為戴耀廷開脫，這是混淆視聽及詞窮理屈的表現。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不存在任何宣揚"港獨"的空間。有些人會問，為何建制派對此事有這麼大的反應？很簡單，因為戴耀廷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違法佔中的發起人，亦是法律系副教授，他所主持的"雷動計劃"和"風雲計劃"均有政治圖謀。他是香港政治運動的牽頭人，他說的話並非隨口說了就算。我認為立法會在此事上需要有清晰的立場，如果我們不表態，公眾可能會懷疑立法會是否有意縱容某些人宣揚"港獨"，懷疑議會並無決心維護"一國兩制"。所以，我今天提出議案，希望議會同事能夠明確表明他們"反港獨"的立場。我亦呼籲稍後發言的泛民同事不要再為戴耀廷辯駁，因為越是這樣做，便越顯得自己與"港獨"分子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實並無必要把反對宣揚"港獨"與言論自由對立，這樣做只會顯得"此地無銀三百兩"。我記得上次內務委員會討論此議題時，泛民議員用數個理由替戴耀廷開脫。第一，他們經常問，究竟戴耀廷的言論有甚麼地方違法？議會不是法庭，無權裁決他有沒有罪，但同樣，泛民也不是法官，不是他們說他沒罪，他便沒有罪。戴耀廷的言論明顯影響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互信，影響了"一國兩制"，這是毋容置疑的。單就這一點，我們已經有足夠理由譴責戴耀廷。第二，泛民經常說，我們這樣做會影響學術自由。大家都明白，在這件事上，所謂學術自由只是戴耀廷的一塊"遮醜布"。那項活動是否一場學術論壇？社會自有公論，我相信只有視而不見的傻人才會相信那是一場學術論壇。

《基本法》當然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但並不保障我們宣揚"港獨"的言論自由。因此，我希望泛民的同事不要再為戴耀廷辯駁，應站在正義的一方，反對"港獨"，支持我今天的議案，清清楚楚地與戴耀廷的"港獨"言論劃清界線，支持"一國兩制"。

他會如何回應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假如戴耀廷教授在這裏，我想他會這樣說：今天立法會竟會就着本人在境外的言論進行休會辯論，我覺得實在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在各位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和一眾公事繁忙的高官面前，我只是一名沒有任何公職，且正面臨審訊，更有可能入獄和失去工作的小市民。現在竟然要勞師動眾，用立法會寶貴的議事時間來討論我在台灣一些可以說是老掉牙，也早在香港發表、曲高和寡、少人問津，只是關乎中國和香港未來的言論，實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想到兩個理由。一個是自大一點的想法，就是有人害怕我的影響力太大，擔心我在台灣的言論會引發港人，尤其是年青人，跳出傳統及官方的歷史觀，敢於質疑大一統的思維。但是，我相信真正導致新一代港人思考"港獨"的，必定不是我這個根本不支持"港獨"，頂多只是一個堅持港人有權在沒有前設下討論"港獨"的人。真正導致港人"思獨"的，是竟然3次不認廣東話為母語的行政長官，還有那個竟然說"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也有問題的教育局官員。但是，我估計真正的原因，是有人要找一隻代罪羔羊或堆砌一個稻草人，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向我發動如此大規模、類近文革式的批判，可能是要為加辣版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鋪路；可能是要在學術界及香港社會重劃言論的政治紅線，以收寒蟬之效；也可能是要分化民主派；或者是上述所有原因加在一起。面對這種荒謬的情況，我是極之無奈的。這項辯論直接涉及本人的重大利益，但立法會在未讓本人有充分機會作出陳述前就進行辯論，完全是罔顧程序公義。現在只能靠邵家臻議員為本人讀出觀點，但這又怎能替代本人親身的陳辭？因為這仍不足以保障本人享有的程序權利。我的言論竟然受到如此程度的攻擊，我更憂心的是港人在以後的言論空間還能有多大？有一位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對我說，在國際關係學術的討論中，有一套理論叫"世界國家"，提出人類社會最終會由現在眾多主權國這個狀態演變成為只有一個國家。若真的會發生，那麼由中共統治的專制中國也必會消失，現在我們在香港是否就不可以討論"世界國家"這個理論呢？基督教有末世的教義，到了末世，世界上的政權都會歸於無有，終會有新天新地。按着這教義，由中共統治的專制中國也必然會消失，那麼，是否以後《聖經》中有關這教義的經文都要刪掉，只能出版政治正確版的《聖經》呢？可能在座有些建制派議員與我一樣，也感到有點無奈，但在香港的市委書記吹起集結號下，也要參與這場相當無聊的批鬥。因此，我也能體諒各位的難處，大家的發言，我會"阿Q"地反過來聽的。最後，我要在這裏多謝各位民主派議員、民主派政黨及公民社會的朋友，以及所有堅信民主自由的香港市民，一直無畏無懼地守護着香港的言論自由。無論中共怎樣劃完一條又一條的政治紅線，但是，在自由人的心中，是容不下任何紅線的。主席，假如戴耀廷教授今天在議會內有機會自辯，我相信他會用這份演辭作為他的辯解，因為這份演辭正正是戴耀廷先生的親筆文章，交由我在今天代他陳述。
主席，在未入正題前，我想引述1920年9月3日毛澤東於湖南長沙《大公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他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祖宗毛澤東在1919年參與"湘獨"，其後在1920年3月寫的文章。

如果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沒有貪腐、實行平權及尊重每一位市民的國家，試問又怎會有"港獨"呢？

他們如何可以防止每一個在香港的中國人有其他想法呢？可能他們想製造寒蟬效應，可能這一群傀儡、木偶希望在這裏實行及貫徹中共的極權主義，令每一個人也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令每一個年青人只懂跟隨這個黨的指揮——對不起，不是國家，是黨的指揮——黨不等於國。戴耀廷只是一名書生，他沒有槍、沒有炮，連毛澤東也不如，那時的毛澤東真的是拿着槍想在湖南打仗，進行武力鬥爭，是會殺人的。

如果你們這麼厲害，便應到毛澤東紀念堂把他的屍體搬出來鞭，然後罵毛澤東主張"湘獨"，毒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則便請你們"收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尊重每一個知識分子、尊重每一個讀書人、尊重學術自由。

今年3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到台灣出席論壇時說到，香港可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港澳辦、中聯辦及特區政府隨即發表聲明，譴責他違反國家憲法，這種態度令人感到簡直是一丘之貉，這種齊心實在令人感到心寒。首先，對於這項議案，我完全不認為在議會上有辯論的空間和需要。其實，是非黑白是清清楚楚的，所謂"港獨"的言論，只是有人抽取當時戴教授整段發言中的一字半句，故意斷章取義地理解。當事人亦已就自己的政治立場多次公開作出澄清，表明自己不是"港獨"的支持者。當然，即使事實擺在眼前，有人偏偏喜歡無風起浪、亂扣帽子、顛倒黑白，企圖以謊言來誤導和煽動社會大眾，目的是令北京有藉口插手香港事務，粉碎所謂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承諾。早前，當被問及在校園談論有關"港獨"議題的空間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一方面表示尊重院校自主，但另一方面又按捺不住向北京拍馬屁，說"港獨"不應在校園出現，促請教育界要提防"港獨"分子滲透校園。這種做法形同施壓，損害院校自主。我想問特區政府和批鬥戴教授的人，究竟現時香港有何法例，明文禁止在校園內進行涉及中國憲政和香港民主未來的討論和研究？有何法例禁止香港普通市民以至是大學教學人員就這些議題發表觀點呢？如果有的話，請政府提出來與大家對質。大家可以對題討論，不要一直找一些僂儸出來無的放矢、歪曲事實。如果沒有的話，請問中聯辦、特區政府和保皇黨憑甚麼譴責戴耀廷呢？他作為關心中國憲政和香港民主未來的學者，分享自己對這些議題的看法，有何問題呢？為了給中共政權塗脂抹粉，打壓異己，不惜套用中共在當年文革對付知識分子的手段，對一位知識分子亂扣"港獨"帽子，踐踏和侮辱香港的學術和言論自由，這種做法簡直令人髮指。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受《基本法》保護，亦是人生而擁有的基本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底線。我希望所有香港市民要以自己的智慧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楚究竟是哪些人在無風起浪，攪亂香港，踐踏人權！

主席，根據本會《議事規則》第164條，"議員可動議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以便提出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陳克勤議員今天據此提出的議題，無疑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而這項議題如果沒有得到社會的充分重視，或者沒有獲得及時而妥善的處理，則極有可能損害到"一國兩制"的順利運作，以至對香港和國家的利益產生極不良的影響。事情發生的過程，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於今年3月下旬在台灣出席論壇時，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或組成聯邦政府的言論。整件事顯得極不簡單，亦極不尋常。首先，事件主角戴耀廷並非一般專心埋首學術研究的學者，他積極鼓吹並發起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其後又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提出所謂"雷動計劃"，企圖透過策略配票，影響選舉結果。由此可見，在本港近年非常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中，戴耀廷所作的已經超出一般學者應有的言行，並且具有種種政治計算和目的。同時，戴耀廷這次在台灣發表"港獨"言論的論壇，並非一般學術論壇，而是由台獨團體舉辦的論壇。

現在，他又到香港境外參與分離組織活動，進一步鼓吹"港獨"，企圖分裂國家，再次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明目張膽，逾越"一國兩制"的底線，令人憤怒。此外，戴耀廷身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先前也曾發表關於香港《基本法》的研究文章，他不可能不知道《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對於戴耀廷在台灣的所作所為，從中央政府相關部門，中聯辦和港澳辦，到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均予以強烈譴責。本會建制派41位議員，亦在4月1日發表聯合聲明直斥其非，強調他的"港獨"言論違反憲法和《基本法》，損害香港市民福祉，呼籲不應該讓任何人利用法律漏洞，進行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面對群情洶湧，戴耀廷辯稱其言論只是學術討論，又認為各界對他的聲討，是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造勢。這些說法完全是狡辯，企圖混淆視聽。他的"港獨"言論違反國家憲法、違反《基本法》，明顯已經超出學術討論的範圍，受到社會廣泛批評是理所當然的。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保障國家安全，是特區政府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又何需借任何人造勢。主席，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壓制"港獨"分子與外部分裂勢力的勾結活動，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同時是為維護香港整體利益和市民的福祉。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必須進一步做好香港《基本法》的教育和宣傳推廣工作，加強廣大市民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認識，以及促進對國家的認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支持並感謝陳克勤議員提出休會待續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辯論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到台灣發表"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事件。我認為戴耀廷的言論不僅再次暴露其"港獨"的本質，更顯示他越來越喪心病狂。對於這種死心不息搞"港獨"的人，我們不但要嚴厲譴責，更應給予嚴懲，讓他自吃"播獨"惡果。主席，戴耀廷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不但涉及公共利益，更是企圖分裂國家。其言論不單會損害國家主權及安全，亦是對"一國兩制"底線的嚴重挑釁，危害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

他身為一名法律學者，卻一而再、再而三知法犯法。在2014年，他發動違法佔中，鼓吹"違法達義"，結果嚴重衝擊香港的法治基礎，荼毒了不少青年人。如今，他又變本加厲，在台灣鼓吹"港獨"，這明顯是違反國家的憲法及香港的《基本法》。這種口說法治，實則牽頭破壞法治的偽君子，我們絕對有必要通過辯論來拆穿他偽善的假面具，讓他不能繼續利用法律學者的外衣發表謬論，妖言惑眾，荼毒青年人。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戴耀廷在其"港獨"言論令眾怒難息後，他竟然砌詞狡辯，以"打壓言論自由"為藉口，企圖為自己脫罪。他自欺欺人，實在可笑；他敢做卻不敢當，實在可耻。更悲哀的是，一眾反對派議員竟然只問立場，不分是非，"盲撐"戴耀廷。我由衷希望今次的休會辯論，能讓真理越辯越明，讓市民看清楚是誰打着"言論自由"的幌子，像漢奸走狗一樣做着一些分裂國家、損害香港的事情。主席，我更希望市民的憤怒能令教育局和香港大學對戴耀廷赴台"播獨"一事作出跟進。畢竟，港大是香港納稅人用公帑資助的學府，特首是其校監。但該校的一名副教授卻動輒發動違法佔中、鼓吹"違法達義"、散播"港獨"，這樣說得過去嗎？教育局和港大是時候給廣大市民一個交代。最後，我希望這項辯論能令政府更加重視事件，在譴責戴耀廷之餘，亦要積極考慮如何應付"港獨"勢力，並檢討一直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否不足？第二十三條立法有否迫切性？若有，又該如何開展立法工作？相反，如果政府繼續如鴕鳥般迴避第二十三條立法、"港獨"等問題，繼續守株待兔，等待所謂"合適的社會氛圍"，只會變相助長"港獨"氣焰，令"港獨"勢力更囂張。

首先，基於立法機關的原則，立法會的職權在於監察公權力的運用，監察政府的施政、公共財政的運用及法律制訂的過程。但是，倘若我們把對政府公權力的監察應用在個別市民身上，則絕對有違立法機關的最大原則，即我們與政府或行政機關同流合污。因此，就此議案，我覺得我們的立場沒有任何爭議，亦不需要討論戴耀廷的言論是否宣揚"港獨"及有違《基本法》，因為根據立法會的職權和功能，我們根本不應該在會議廳就此事進行辯論。

當事者沒有任何機會站在會議廳與我們對話，亦沒有任何機會利用大氣電波及公眾輿論來回應我們的各項指控。即是說，即使今天的辯論時間只有1小時30分鐘，卻完全是類近文革式的政治批鬥，而我們就利用了莊嚴的會議廳、香港的英式議會傳統或普通法遺留下來的文明作出批鬥。故此，我想強調的第二點是，對於即使由泛民議員提出此類針對政府僭越權力，或批評個別市民有違言論自由的議案，我也會表示反對。至於第三點，正如我剛才所言，既然議員的責任是要監察政府，我們理應監察政府施政期間或作出的言論有否違反人權及言論自由。即是說，我們並不會站在政府的一方，與它一鼻孔出氣，批評個別市民因一些普世價值，甚至基於《基本法》對人權及言論自由的保障而作出的言論。

我認為政府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代表出席此項政治審判是非常不合適的安排。

當中的權力是如何恰當地運用呢？因此，我認為今天的辯論主題應該為：批評政府當局利用公權力在立法會會議廳就一名市民的言論大肆上綱，無限批鬥。我謹此陳辭，絕對反對陳克勤議員提出的議案。

主席，戴耀廷在台灣出席一個俗稱"五獨"的論壇時，發表分裂國家和鼓吹"港獨"的言論。這個論壇是由所謂"台獨"、"疆獨"、"藏獨"等"五獨"分子合辦，協助宣揚分裂國家和"港獨"的信息。

反對派包庇戴耀廷，以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作擋箭牌，濫用無底線的自由，實屬不負責任。宣揚分裂國家和"港獨"等意識，其實隨時是在玩火，因為我們看到世界各地過去很多所謂爭取獨立的運動，隨時牽涉流血革命。西方國家和地區亦然，我們看到北愛爾蘭過去曾經歷連綿不絕的流血衝突。戴耀廷和現在包庇他的反對派可能想看到香港血流成河才會安樂，因為他們可以完全對這些"血的教訓"視而不見。挑動民族仇恨往往對一個社會傷害至深，但他們可以視而不見。如果大家認為佔中、旺角暴動已令人神憎鬼厭，對不起，因為現在戴耀廷和包庇他的反對派要將香港推向更多如旺角暴動般的衝突。因此，如果我們今天不在立法會發聲，便是合理化他分裂國家的劣行。主席，我也想藉此機會提醒大家，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如果任何人想藉目前未就國家安全立法的漏洞大肆宣揚分裂國家和"港獨"意識的行為，破壞"一國兩制"，其實這種罄竹難書的劣行正正會將香港推向深淵。戴耀廷是甚麼人呢？他是佔中發起人，現時仍繼續在大學誤人子弟，隨時灌輸分裂國家等教育，而過去亦曾參與"雷動計劃"或叫人集體棄選等。他其實從來不是一名普通市民，既有這種身份，亦有如此往績，我們是否可以坐視不理呢？

其實大家也是藉學術自由之名、言論自由之名來推動"港獨"，推動香港獨立。如果只有學生推動"港獨"，其實在學校內不會成事。如果教師可以善心地循循善誘，其實不會有這些事發生，但有很多老師，尤其是大專院校的老師反其道而行，鼓動學生，認為這是學術自由，是學術討論，學生根本可以討論香港獨立，可以嘗試推動香港獨立，而戴耀廷先生正是這樣的例子。我們看見戴耀廷先生很明顯地造成了一種"敢做不敢認"的風氣，他在台獨論壇上發表了這種言論，說香港可以考慮獨立，中國可能出現分裂的情況。

主席，知識分子應該有義務帶領社會改善，帶領社會潮流，改善社會，這是應有之義。我們看見外國的沙特，或中國在五四年代的院校老師便有這種骨氣、風骨來做這些事情。然而，香港的老師，例如戴耀廷先生，究竟他有沒有做這些事？他現在所做的事，並非為了改善香港社會，而是不斷地製造輿論和趨勢，希望將香港導向暴力、不斷鬥爭的社會。

所以，我想問戴先生，他不斷鼓吹學生、同事、社會大眾嘗試製造香港獨立，嘗試做這件事，製造這個潮流，究竟他個人有否在這事件上作出任何承擔？

剛才有其他的議員同事、有反對派提出，毛澤東當年也是這樣做。主席，我想說毛澤東當年是承擔了這個責任，他在那個年代提出應如何建設社會的建議，他被迫走到井崗山，被迫進行大長征，承擔了當中的艱辛，但我們看不見戴耀廷先生有這種風骨，有這種應有之義。

雖然他說自己並不贊成"港獨"，但卻經常撰文和在對外演講及言論中提及"獨立國家"是一個選擇。如果他真的不支持"港獨"，又為何經常提到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呢？

可是，正如戴先生所說，他過往亦曾發表相關言論，在上月接受BBC訪問時亦再重提"港獨"。他的做法究竟應被視為言論自由，抑或是積極鼓吹"港獨"呢？相信不少人也會認同，當一個人不斷作出相同的假設和提議時，他本人必定也相信自己所提出的假設和提議。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在裁決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的判詞中，便作出了以下批評："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主席，上訴法庭副庭長的批評，正好反映戴先生不斷重複宣揚一些看法或概念時，其實便是鼓吹，甚至會演變成行動。作為一位學者，而且是教授法律的教師，他對於年青人有着一定影響，會否有一天有更多年青人誤聽戴先生的言論，作出違法激進的行為，從而影響了他們的一生呢？主席，言論自由並非沒有限制的。

如果經常借言論自由為名，提出香港可以考慮獨立，戴先生的做法又是否單純涉及言論自由呢？主席，我對於戴耀廷先生假借言論自由為名，鼓吹"港獨"為實表示遺憾。

主席，早前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於台灣出席論壇時，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成為獨立國家的言論，"我們可以考慮成為獨立國家，我們可以考慮成為一個聯邦的部分，我們也可以考慮好像歐盟那種聯邦，這就是民主自決。"自由黨認為這些言論嚴重破壞"一國兩制"方針及損害香港及國家的利益，並且予以譴責。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基本法》第一條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且，《基本法》的序言清楚說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實行。戴耀廷提出的香港獨立言論，明顯地在本質上已違反"一國兩制"這個憲制要求，並違反《基本法》的相關條文，更罔顧香港的整體利益及中港兩地的和諧與發展。然而，戴耀廷辯說鼓吹香港獨立成國的言論是其言論自由，應受憲法保護。香港是法治之地，任何人不論年齡和背景，均能行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我的黨友易志明議員告訴我，在佔中期間他代表的業界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以免影響生計及希望令香港盡快回復正軌。在執行法庭命令當天，這些倡議"港獨"的領導者叫支持者和平靜坐，以達到違法達義的目的。

他們是法律界人士，明白當中的風險，所以避之則吉，但為何他們不勸諭年青人和支持者離開禁制令範圍？其目的明顯不過。

發生佔領中環後，戴耀廷曾經在2014年12月2日召開記者會，公開宣告會到警署自首，承擔法律後果，而且不會抗辯、不會請律師。

但是，根據《am730》於2017年9月18日的報道，戴耀廷在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公民抗命後承擔責任，不等於要認罪"。我特地在《辭海》尋找"自首"一詞的解釋。主席，《辭海》對自首的定義，"'自首'為法律名詞，犯人於犯罪未被發覺以前，自陳其罪於該管公務員而受裁判者，曰自首。"意思便是自首者要告知司法機關其犯罪行為，並接受裁決。但是，戴耀廷早前卻明確表示只會報案，不會認罪，這是有違自首的基本定義，是說一套，做一套，誤導公眾，誤導年青人。

主席，邵家臻議員今早在本會讀出戴耀廷教授針對我們今次休會辯論所撰寫的陳述書，我想重申其中兩點。戴耀廷教授表示，他根本不支持"港獨"，頂多只是一個堅持港人有權在沒有前設下討論"港獨"的人，所以很多所謂"港獨"派人士也不會把戴耀廷教授視為同路人，但無論他說多少次不支持"港獨"，建制派、港共、中共也是不會聽的，他們會說，即使他不是"明獨"，也是"暗獨"或"陰獨"。另一點是，戴耀廷教授在台灣發表所謂宣揚"港獨"的言論，可說是老掉牙，早已在香港發表，只是關乎中國和香港未來的言論。

除了因為他發表的內容，其實是因為他這個人，以及他發表的地點是在台灣，還有發表的時間。或許正如戴耀廷教授所說，有人要找一隻代罪羔羊或堆砌一個稻草人，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於是向他發動如此規模、類近文革的批鬥。為了幫助大家公道和公平地評價戴耀廷教授的言論，我會引述在不少建制力量的心目中認為是中共先列的兩段言論。如果這兩位中共先列在今時今日發表類似言論，會否受到大家強烈譴責、千夫所指，要他們萬劫不復呢？我希望大家使用同一把尺，即同一套標準，判斷戴耀廷教授在台灣發表的這番言論。第一段是這樣說的："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想這段話大家也曾聽聞，是毛澤東在1920年發表的，我相信沒有人會批評或指責毛澤東，說他鼓吹"湖南獨"，要他萬劫不復。另一段說話是大家較少聽到的，大家聽完後，可以告訴我是否知道是誰說的："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其後又說："廣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在會超過香港。"這段說話是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1979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發表的，我看回當時人民網的報道，對習仲勛的評價是"習仲勛這個尖銳、直率同時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關注，也得到許多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的支持"。假如"廣東獨立論"在今時今日發表，究竟這個人會有甚麼下場？由此可見，大家文革式的批鬥，根本並非針對言論的內容，而是針對個人，針對他是否政敵，或是否要找他當代罪羔羊。如果大家要批評戴耀廷教授或所謂討論"港獨"的言論，請拿出同一把尺，問一問自己究竟是在批評這種言論，還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批評這個人，要令他萬劫不復、永不超生？

主席，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副教授於今年3月24日在台北出席論壇時，發表他認為"有堅實的學術思考在背後的'港獨'"主張，並稱該主張是"學者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學術研究的成果"。特區政府於3月30日發出聲明，對身為大學教員的戴耀廷先生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的言論表示震驚，並予以強烈讉責。這宗事件發生後，由香港6間大學教職員工會組成的大學及專上院校工會聯盟發表聲明，指特區政府作出的譴責為針對戴先生的政治迫害，打壓學者言論及學術自由。因此，我相信有必要先釐清"學術自由"這命題，才可以有合理的公論。《基本法》第六章第一百三十七條列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根據我的理解，《基本法》保障的學術自由以各院校為主體，而政府在5月16日回覆何君堯議員就相關議題提出的口頭質詢中清楚表明，"政府依法保障和尊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大學及其教職員從事甚麼學科及項目的研究，完全由大學自行決定"。據了解，香港各大學現時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研究資助局申請研究撥款時，須先將研究計劃交由一個研究委員會檢視，而審批該類研究計劃一般須經過三步曲：第一步為計劃書階段。研究計劃書須提交個別大學的研究辦事處，若研究內容涉及研究對象及安全事宜，須先獲首席研究員及學系系主任批准，並須交回指定表格。研究計劃書連同表格交由相關委員會審閱，委員會審閱後會向申請人給予意見回饋。首席研究員會將修訂的計劃書向資助人提交。第二步為開展階段。研究計劃正式開展前，系主任須確認計劃書已應委員會的意見作出修訂，否則有機會被視為行政失誤。第三步為研究階段。研究中途若偏離原先提交的計劃書內容，必須先取得批准。申請人如未能符合以上程序，亦會被視為違反學術誠信。剛才提到的三步曲，是研究項目的必經步驟；這個程序也是國際間大學的一般做法。我很想知道戴先生有關"港獨"的研究項目，有否按照上述三步曲進行。此外，戴先生台灣一行的膳食、住宿和交通費用，是否從港大研究經費中支取呢？政府於5月16日回覆何君堯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時，並無向議員提及特區政府發出譴責聲明後，作為戴先生僱主的港大有否投訴政府侵犯該校的學術自由。政府早前亦向研究資助局查詢有否資助戴耀廷教授進行任何鼓吹"港獨"的學術研究項目，該局在回覆中確認沒有這樣做。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戴先生所謂的"港獨"學術研究與其僱主港大無關，亦不涉港大的學術自由。

對於戴先生的言論，我感到十分震驚，因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並不存在"獨立"的選項。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因此，戴耀廷先生發表香港可以考慮獨立的言論，不單漠視了國家憲法及《基本法》的原則和條文，也危害國家領土完整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挑戰"一國兩制"最基本的法理基礎，而且對國家安全和利益構成威脅。身為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先生理應表現法律學者應有的嚴謹專業精神，謹言慎行。《基本法》第一條已開宗明義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但他的"港獨"言論卻反映他對《基本法》的專業認識和理解，與社會期望有很大落差。最令人擔心的是，他會否在教學過程中以學術討論及言論自由為名，傳授嚴重偏差、缺乏專業判斷的法律知識，甚至散播及推廣與"港獨"有關的言論，這是公眾和我相當關注的一點。戴先生的言論引起了香港廣泛討論，雖然他其後辯稱他只是提出學術討論，探討各種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並強調大家應尊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但他出席的講座由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該團體也是開宗明義反對國家的執政黨，而在講座中更有"台獨"、"疆獨"、"藏獨"、"蒙獨"及"港獨"人士參與。此外，當天講座的內容和言論，也超出了學術探討範圍。根據戴先生的往績，更令人相信他其實想以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作為幌子；他的辯解也完全缺乏說服力。在數年前的79天佔領中環行動中，他不單是主催者，也是行動者和組織者，鼓吹違法達義。在上次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他更策劃"雷動計劃"進行配票，干擾選舉正常運作。最近，他又直接發動、策劃及協調將會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根據他的往績，有誰會相信他在台灣的言論只是單純的學術研究呢？針對他的行為，立法會同事於4月1日發起聯署聲明，聲討他的行為不但鑽法律空子，而且迴避法律制裁。這亦再次說明特區就國家安全進行立法，是明顯有需要和迫切性。主席，今天的休會待續議案提供機會，讓大家討論和正視這個問題，同時反映社會的關注，要求戴耀廷先生停止一切宣揚和鼓吹"港獨"的言論和行為。我在此亦促請香港大學正視教職員透過教學平台，散播及鼓吹"港獨"言行，並嚴正處理這種行為。剛才有同事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想方設法為戴先生的行為和言論作出掩飾、辯解和開脫，我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可惜，今天保皇黨和建制派斷章取義，將戴耀廷的學術想象說成鼓吹"港獨"，必定會令人擔憂保皇黨和建制派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鋪路、造勢。戴耀廷已表明不支持"港獨"，但保皇黨、共產黨和特區政府裝聾扮啞，不當一回事。

當反專制成功後，民主體制自然會出現，屆時會如何呢？事實上，如果我們連"假如"和"如果"之後的想象也要劃上紅線，這豈非徹頭徹尾地在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嗎？有人認為言論自由可以有不同層次的區別，又有人認為言論自由可以分為學術討論、表達意見或第三層的鼓吹。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八條則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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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在在說明了在言論自由的框架下，我們應理解和尊重每個人所表達的意見背後的邏輯和想法。如果我們只是斷章取義地考慮問題，自然會令公眾有一種感覺，不知道社會是否要為某些言論劃上紅線。我認為社會上有不同意見是很自然的現象，因為這裏始終是特區，而特區應容許大家在出現意見分歧時有一個可以互相比拼、討論和爭取民意支持的空間和平台。

要打壓戴耀廷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文革式運動，下至土共僂儸，上至國家機器，大家互相配合。

陳克勤議員承認，戴耀廷並非普通市民，而是佔中發起人。不過，佔中沒有真正發生，佔中的原意只是維持數天，反而是雨傘運動維持了79天，是由年青人、大學生主動發起，他們是自發的。我相信在這方面，戴耀廷也不想過於掠美和邀功。

就戴先生的言論，特區政府已於3月30日發出新聞稿，表示對有關言論感到震驚，並予以強烈譴責。

行政長官表明，無論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都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和國家發展利益。

《基本法》亦是全國人大根據《憲法》而制定的，規定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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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條說明了國家對香港擁有主權，而這個事實是沒有時限的。《基本法》內訂明的50年不變，是指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並不是指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在50年後可以改變。換言之，香港在2047年之後也屬於國家的一部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中英談判時期，我們旗幟鮮明提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香港回歸後，我們更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具體實踐中，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喬曉陽最近訪港期間也表明，"港獨"是"民族感情問題，也是憲法問題"。喬先生表示，"明白近代以來中國各族人民的奮鬥歷史，就會明白'港獨'從根本上違背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違反憲法，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戴先生的"港獨"言論是在台灣一個相當政治性的活動上作出的。在此，我引述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於4月11日就傳媒相關提問時的回應。馬先生表示，"香港和台灣都是中國的領土。'台獨'、'港獨'等分裂勢力相勾連，公然鼓吹'獨立建國'，妄圖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損害民族利益，損害港台兩地民眾的利益，這是不得人心的，也注定不可能得逞"。鼓吹"港獨"是挑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底線，不能容忍。"港獨"這項議題絕對沒有討論空間。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特區政府也十分珍惜並捍衞言論自由，但我們不希望看到有人利用言論自由的空間鑽空子，鼓動"港獨"理念，這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香港是法治之地，任何人士不論其背景，都必須守法及合法地行使權利和自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訂明，人人有發表自由的權利，但有關權利的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亦有同樣的表述。終審法院在相關案件的判案書亦表明，表達自由並不是絕對的。我們譴責戴先生的言論，完全與所謂打壓言論自由無關，亦不牽涉學術自由。只要有人向社會發放不正確信息，我們就必須作出澄清，特別是"港獨"這個會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主張。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香港絕大多數人不認同任何"港獨"的言行。我再次感謝陳議員今天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並感謝各位發言支持譴責戴先生"港獨"言論的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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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均有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再次重申，任何有關"港獨"的言論或主張，都是絕對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提醒議員，不論議員所作的表決是贊成、反對還是棄權，結果同樣是休會。